我是次發言主要是就陳凱欣議員提出，延展和預防及控制疾病相關的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表達我們的不同意見，反對是項安排。就整項限聚令，市民大眾明白在疫情下有增加社交距離的需要，故有此要求。但是，市民亦清楚看到在限聚令下，政府的執法單位即警隊的所為。在過去一段時間，除警隊會發出告票外，本來屬執法部門的食物環境衞生署根本沒有作出任何票控。從這個角度，可見限聚令已變成警方執法過程中的另一公權力，而這種公權力的運用已超越限聚令所訂，為抗疫而展開的工作。所以，陳凱欣議員提出延展修訂期限的建議，本來是要就限聚令的一些執法細節再作商討，但市民大眾現時已顯然從另一角度出發，質疑限聚令的存在是協助進行抗疫工作，還是用作打壓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的工具？

因為今時今日的限聚令已經變質，已經不是以防疫作為目的，而是政府用作打壓市民大眾集會自由的工具。

難道在限聚令之下沒有其他方法，既能達到抗疫目的，亦能繼續保障公眾集會和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嗎？這顯然是由於警方選擇性執法所致。

為甚麼仍然要以此手段作出限制？這顯然是政治目的蓋過抗疫需要，令市民失去行使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的應有基礎。我想舉出另一項數字作補充：在限聚令之下，所發出的547張告票全部來自警隊，這是否合乎市民大眾的期望？甚至很多建制派的業界代表也表示，在疫情下市道很差，生意難做，這情況已覆蓋整體社會不同範疇、不同經營者。但是，限聚令對業界造成的影響是否如此簡單，透過某些安排便可解決得到？還是要徹底讓限聚令按照防疫需要而設，才能令大家感到滿意？否則，在限聚令下，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可能令邵家輝議員極感不滿的現象，就是很多屬黃色經濟圈的食肆出現輪候人龍，但某些個別食肆卻門庭冷落沒有生意。這證明了一點，對於香港市民、香港社會，當局越是打壓和箝制，人們越是會以自己的方式表達不滿，選擇"黃店"進行消費可能是其中一種方法。但是，警方在限聚令的執法過程中，竟然連市民大眾表達不滿選擇光顧"黃店"也不放過。根據報道，有關部門往往會在這些食肆門庭若市時到場展開滋擾性的執法工作，試問這做法對限聚令的抗疫功能有何作用和好處？

現時疫情已經放緩，政府會安排讓市民恢復進行宗教集會、復課，但依然不許展開遊行集會活動。這種差別對待，連香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也在電台節目上指出，從公共衞生的角度而言，措施應同步放寬或收緊。所以，他也自覺才疏學淺，完全不能理解政府的政策何以會如此的不一致。

如果他曾幹出其他破壞行為，顯然可以其他法規作出檢控，但警方卻只引用限聚令作出票控。

因此，我今天在此反對延展限聚令修訂期限的主因，是因為這做法只能讓我們討論限聚令的一些細節、內容。如大家同意我們的觀點，認為限聚令已不合時宜，因為市民經過這半年經驗和知識的洗禮，已懂得如何面對疫情，自我保持社交距離，那麼，若要令各行各業恢復正常運作，其實又要重回基本，不要意圖透過法例鎮壓整個社會，反而要清楚告訴香港人，怎樣做才能令防疫抗疫工作得到最佳效果。

此外，就當前形勢、各行各業所面對的影響而言，相信很多業界代表均明確地認為不應在現時的狀況下繼續實施限聚令，因為社會已建立強烈的自我意識，展開種種防疫工作。限聚令只會成為影響各行各業、市民生活或營商的措施，而我們更不能接受限聚令變成警隊鎮壓市民，令市民不能自由表達意見的工具。

特區政府以社區衞生或預防疾病之名，在日常生活上入侵......

我剛才想說的話已說完，但問題是，為何政府有絕對權力，不受議會監察，在"過橋"後......即使有人訴諸法庭，要求法庭裁定所涉程序有否任何問題，法官只會說道："現已既成事實，不會受理。

反而，是因為香港人——3天內有九成香港人——佩戴口罩而已，這是由於SARS慘劇所帶來的痛苦經驗所致。換言之，以今天而言，所謂"防疫有效果"，並非因為特區政府的限聚令或限商令使然，而是香港市民本身自律，是我們本身已有衞生常識。

我的立場十分簡單。以本土自由主義者的角度而言，在本地經濟受侵害的一刻起，政府便應該檢視相關行政法規是否為原本已處於水深火熱的行業在一場瘟疫下火上加油。換言之，現時的限商令所帶來的政治效果，是進一步赤化香港的政治和經濟勢力......

主席，你有點不耐煩了，我多提一點便作罷。雖然你針對我，但我不會衝擊你，我早已說明......你明顯針對我。

第二個反對延展的理由，是我希望大部分市民皆明白到，限商令及限聚令的目的，是政府用以證明自己仍然存在，管治社會。

我只想帶出一點，便是此時此刻，限聚令的政治效果只是掩飾政權管治失敗的遮醜布。

在議程設定及輿論塑造下，一般群眾未能理解政治效果。政府藉限聚令及限商令抓緊大部分"離地"港人或偽道德香港人的心態——他們佩戴了口罩，便以為自己有道德——希望自己的生命或健康不受影響。

政府最初不肯封關，以致繼後實施的任何措施皆沒有立腳點，我希望大家明白這點。

我之所以反對延展，本身並非關乎措施的成效，而是由於政府存在太多矛盾，大家有目共睹。現時的限商令及限聚令的確是未來半年甚或兩年間香港逐漸步入經濟衰退時"林鄭"在剩餘任期內的遮醜布。

餘下的問題並非我們的經濟板塊如何被蠶食，而是此時此刻，全香港人一同破壞營商自由這項最基本原則。原本的情況理應是人人平等、營商平等、消費平等的。

主席，我說得太多了。
這是最後警告。

我們當然反對俗稱限聚令，禁止4人以上聚集的相關規例，而我們在反對的同時，先此聲明，我們亦希望許智峯議員稍後提出的廢除限聚令的擬議決議案獲得通過，從而達致最終目的，便是廢除整項限聚令。原則上，我們反對的最主要理由，就是其實根本不應透過延展而讓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繼續開會和討論下去。主席，在我陳述我們反對的理據之前，我認為我必須先鋪陳一下相關的論點。最重要的是，首先要回到一個原則上，畢竟這裏是立法會，我們正在處理的是附屬法例，而法例者，何謂法呢？主席，有些人說犯法便是犯法，犯法便要被拘捕等。的確，社會需要法律來規管大眾的行為，以免混亂而令管治困難。我舉一個例，中國史上最先全面實行以法治國的是甚麼時代呢？便是秦國，當時秦實行連坐法後，只需短短10年便能做到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也令秦國由西面一個邊陲小國強大起來，最終統一天下。依法治國聽起來真的非常美好，主席，但是，事實又是否如此？秦國國民又是否真的活得那麼開心和自在呢？我們不妨看看為秦國制定嚴刑峻法的商鞅當時是如何外出呢？

主席，我相信你作為立法會內最厲害的辯論員——因為你每次辯論也一定會贏——也必然知道辯論是需要鋪陳論據的，而我亦相信立法會主席不會希望每個議員站起來只會說"我反對、反對、反對......

所以，我繼續鋪陳我的論據，主席。

主席，你有聽到我在說附屬法例的優劣嗎？我現在不是說附屬法例的優劣，我是在說何謂法，我正在引用一個例子，一個歷史比喻......如果主席有聆聽，我是否應該在這裏說足15分鐘"反對"呢？所以，我是應該亦有責任鋪陳我的理據，而何謂鋪陳呢？便是一層、一層、逐個論點慢慢地累積上去，我相信主席你應該明白，所以，我是有責任亦應該繼續說下去。如果你不喜歡我說這群保護商鞅的人，不要緊，我可以說說保護陳健波議員的保安來作比喻了。

法律已經那麼嚴明，為何制定法律的人那麼懼怕群眾呢？說到底，便是無論貴族或平民，秦國人對連坐、株連這套法律系統是深感不滿的。有甚麼理由我的親戚、鄰居犯法，我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連我也要受罰？這便是當時所謂的"法"所製造出來的客觀效果。這便是問題了，從這樣的背景，我由秦國再跳回2020年的香港。

政府訂立限聚令是希望香港人保持社會距離，預防武漢肺炎在本地傳播，對嗎？表面上，這些用意聽起來很符合大道理，絕對不邪惡。

我們亦認為現時疫情已稍為緩和，本地感染個案及外地輸入個案的數字均長期維持於極低水平，這是有賴於市民在過去數月間一直保持高警覺性，不相信政府，一早戴上口罩保護自己。雖然政府一直拒絕及拖延封關，令香港市民承受不必要的風險，但市民自己的防疫意識很高，所以，現時香港的疫情相對很多其他地區較為緩和。主席，楊岳橋議員剛才提到立法原意和精神，這也是相當重要的。我們今次討論的限聚令影響市民日常生活，連出行及在家中與朋友聚會，以至工商業的營運等也受影響。

第一點，我們看到雙重標準。

政府不怕一萬，最怕萬一，經常提醒市民仍要提高警覺，不可鬆懈，這樣當然沒有問題，因為就疫情來說，市民提高警覺和不鬆懈，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我當然不能揣測議員提出這項決議案的背後目的和動機，但我要指出，這做法不僅擾民，更是助紂為虐，幫政府一把箝制市民的生活自由，以及剝奪市民生活上的權利。其實，"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特區政府不斷橫蠻無理地肆意箝制市民的遊行集會權利。這要多得立法會的建制派甘願成為幫兇，甘願在政府背後為其撐腰，甘願放棄作為人的基本良知，盲目地扼殺香港的核心價值，即人權和自由。此外，建制派不斷地表示要振興經濟和重視民生，但如果限聚令繼續實施，那香港的經濟如何能恢復過來？如果這項旨在延展有關規例審議期至6月10日的擬議決議案獲通過，我們只有一種感覺，就是他們"講一套、做一套"，即"掛羊頭賣狗肉"，表裏不一。其實......他們口口聲聲說要幫香港搞好經濟、遏止失業浪潮，但最後結果怎樣？如果限聚令繼續延長下去，只會令很多企業難以脫離寒冬，更會令失業率不斷攀升。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們很希望可以盡早廢除限聚令，原因有數個：第一，疫情方面，事實上，大家看到疫情已緩和，各行各業真真正正地逐漸恢復正常運作。

第二個原因很明顯是與政治相關。

我認為我們一定要維護最基本的人權和權利，但如果限聚令仍存在，我們一定不可以繼續行使集會權利。而且，我們看到近日在很多商場內出現的情況，就是警方以限聚令為由濫捕、濫告，令市民無法在商場內聚集，也令很多商鋪和商場關上門。

主席，我們知道社會目前面對數方面的困局，除了經濟、民生外，還有政治，而這3方面均受限聚令影響。如果限聚令繼續延長下去......當然，政府可以以防疫為名這樣做，但問題在於——我剛才已提到——疫情已慢慢緩和，只要我們更加提高警覺、不鬆懈防疫工作，我認為我們可以渡過這個疫情難關。

我們的擔心結果成為了事實，看到警方如何濫用《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純粹是為了拘捕、驅散示威者。

如果我們可以支持綠色債券，又可以支持不同的中資企業，為何不可以支持"黃色經濟圈"？

我覺得政府是刻意安排限聚令的實施期限超越6月4日，令到"六四"集會無法舉行。

在我們的眼中，警方是完全濫用限聚令。《條例》下的有關規例是否真的做到剛才所說防止人群聚集的抗疫效果呢？

陳肇始局長不知道警方如何執法，這才是最糟糕的。

如果是這樣，按照警方的道理，整個商場內只可以有8人，因為他們的共同目的是逛商場。

3人可以"鬥地主"遊戲，兩人可以猜"包、剪、揼"，一樣可以賭錢，對嗎？

主席，我們在今天早上審議應否延展3項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其中包括俗稱"限聚令"的事宜。一般而言，我們是應該支持延展的，因為我們要對"林鄭"政府推動的所有法例也抱着絕對懷疑的態度。作為民意代表，我們應該利用延展這3項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提出修訂和意見，簡單而言，就是因為我們不信任"林鄭"政府。

明明是用作預防疫病、控制疫情的法例，林鄭月娥和部分執法警員卻將之變得"人不人，鬼不鬼，法不法"，真的很厲害。

主席，"一政之舉，一令之施，合乎其德智力者存，違於其德智力者廢"，簡單而言，就是民德、民智、民力。如果一項法例可以繼續存在，它便符合民德、民智、民力；如果要廢除，就是由於它違反了民德、民智、民力。

在疫情下，大家也希望盡快開工做生意，但他們也坦白承認，限聚令是現時生意下跌四成至六成的元兇。

主席，如果警察執法公平、合理及沒有針對個別食肆，這是沒有問題的。所有人也知道，在疫情最高峰時，大家最好不要聚集，誰不知道呢？

主席，一個制度的崩壞，一個社會......我們之前的辯論也提過，警權是不能被濫用的。

很多市民希望我們在議事堂向大家說，這個限聚令是時候要取消，它已經失去初衷。

曼德拉可能有一句名言是："在我死後，會有一個名為林鄭月娥的人胡亂引用我的金句，大家記得不要相信她。"——我回去翻查一下，可能我錯了，主席，不好意思。其實說到管治，正如我們剛才說，管治理應從人民的角度出發。但這項法例已失去初衷，導致擾民，而且是相當擾民，我所說的，是真的不分政見、全部市面食肆、開始復蘇的行業都覺得擾民。

如果她今天收手，大家尚且可以感受到不經不覺捱過了差不多半年，現在可以做回生意，外出不用怕有防暴警察突然衝進商場。"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你制定一項法例，它不能自己推行，必須要有仁心，還要配合的是法例要真的能夠幫助市民，這便是古人的智慧，經年不變，主席。政府有社會上的公權力，當你發現法例如我剛才所說的"人不人，鬼不鬼，法不法"的時候，便應當自行取消，無須我們提出，無須同事提出要廢法的擬議決議案。

在香港人心底裏，她以為因為限聚令和疫情關係，市民暫時不外出表達意見，這些憤怒便會消失嗎？不要妄想了，林鄭月娥，全香港人也"見你前面，憎你後面"，這是不爭的事實。現時限聚令已加諸在平民百姓和做生意的人身上，甚至影響到我剛才提及的失業率，政府再不取消這項附屬法例，失業情況會越來越嚴重，是否"林鄭"政府負全責呢？她不敢說，她真的不敢這樣說。作為民意代表，我們在議事堂便要反映民意。有無盡的民意告訴我們這項附屬法例擾民，要取消，亦不應延展它的修訂期限，應予立即廢除，很簡單清晰。

代理主席，為甚麼不延展，在我接近15分鐘的發言說得很清楚，因為如果延展修訂期限，我們便會失去廢除它的機會；如果現在反對延展，便能夠進入許智峯議員提出廢除限聚令的議案。因此，我們認為最佳做法是，中止這項本來不是惡法的惡法，還香港市民自由，不讓政府繼續濫權肆虐，欺負香港的老百姓。當然，作為代議士，我們只能代表民意，我也沒有辦法，雖然我獲49萬選票選進來，但在這裏我只得1票。

我留意到妳剛才主持的裁決準則與梁君彥主席很不同，何君堯議員也不是在說支持或反對，他只在不斷批評我們一些同事，是無關宏旨的意見，可否請他返回這項議題？

是要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效忠，必須擁護《基本法》，但他們書又不看，例又不依從，還要亂說話，妖言惑眾。

不過，我看到何律師以前就讀的大學最近有一個很特殊的狀態，是不錯的。他就讀的大學在英國是百大以外，排名120幾位，大約倒數第十。

尹兆堅議員，我按照《議事規則》主持會議，容許議員就剛才其他議員的發言作回應。不過，我希望尹議員針對何議員或其他議員的相關發言內容而作回應。
李議員，如果剛才你是這樣處理，便不會出現現時這個狀況。
尹兆堅議員，我一直按照《議事規則》主持會議。

我想問尹兆堅議員，你在剛才發言中使用了一個字，我聽得很清楚是"賤"，你指的是否本會某位議員？

代理主席，我當然不願意收回。他剛才對我們說出的侮辱字眼，你有否理會？我已經站起來，說他離譜，說他離題，侮辱我們，你剛才也沒有處理過？

許智峯議員，你是否指我"扮主席"？
我現在要求你裁決。

請你先直接回應我。

許智峯議員，其實你昨天已經多次藉規程問題作出表態......

請你收回你剛才的言論。

李議員，我留意到，你剛才因為有兩位議員提出規程問題，便將會議延後差不多一個小時，其實你是否在裏面研究你扮主席的合法性？
林卓廷議員，我再提醒你，如果你指我"扮主席"，我會視之為行為極不檢點。請你立即收回你剛才的言論。
對不起，李慧琼議員......

你是否願意收回，林卓廷議員？你是否願意收回你指我"扮主席"的言論，請你清楚回應。
李慧琼議員，我想問，立法會主席是梁君彥，你現在的角色是甚麼？
林卓廷議員，我已清楚向你指出，亦清楚向你提問。請你直接回應，如果你不回應，我會視之為行為極不檢點。

林卓廷議員，你已經多番指我"扮主席"，我已經多次指出......

各位議員，昨天大家已經多番藉着提出規程問題，質疑我擔任內務委員會主席或立法會代理主席的合法性。其實這些不是規程問題。如果大家再藉着提出規程問題來表態，這是毫無意義的。我希望大家尊重立法會會議，不要再藉着提出規程問題來表態，因為全港市民都知道各位議員對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的立場。我希望大家尊重立法會會議，並善用議會時間。我剛才認真翻看錄影片段，並與不同議員溝通。我會作出以下裁決。

我已經說過，我是用了"貴賤"的概念，何君堯議員念過書便知道，這是出自《史記.樂書》："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予樂"，即是大家都看到，有一個秩序，只是很小事。我們廣東人經常說人"嘴賤"、"先撩者賤"，他剛才是先"撩"我。不過，有些同事可能因為自己的背景，"崩口人忌崩口碗"，甚麼也好......我願意收回，我在這個議會內，不會再用"賤"字來形容他，免得傷害他的感情，OK？
我再次提醒議員，大家表達意見時要互相尊重，發言時亦要注意用詞，因為大家都有責任維護立法會的尊嚴。許智峯議員，剛才你要求我裁決何君堯議員批評尹兆堅議員"廢噏"是否屬冒犯性言詞。我再次提醒大家，一如既往，若議員認為另一位議員的言詞屬冒犯性或侮辱性，而希望我作出裁決，應即場提出。所以，這次我亦會按照過往一貫的處理方法，不會在事後才作出裁決。

如果議員選擇不到會議廳出席會議，而無法即場提出規程問題......

我想問何君堯議員，他有否在會議上說民主派"cheap"？
陳志全議員，這不是規程問題，請你停止發言。

許智峯議員，你是否願意收回？

許智峯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全港市民已經知道內務委員會選舉主席過程中發生了甚麼事。我希望大家尊重議會，亦不要再藉假規程問題作政治表態。

代理主席，許智峯議員在不斷高呼"假主席"，我要求他澄清。

鄭泳舜議員，你提出規程問題，指有議員在座位上叫喊是違反《議事規則》。我多次指出，不同陣營的議員均有在另一位議員發言時在座位上叫喊。一如既往，我提醒所有陣營的議員不要在座位上打斷其他議員的發言，並須保持肅靜。

主席，我重申，我反對延展。我還有一個反對的理由，就是民主黨的黨友許智峯議員獲大會主席梁君彥批准，就《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提出一項修訂，簡單而言，就是廢除限聚令。

限聚令的原意未必差，因為在疫情的高峰期，保持社交距離真的有助減少疫症傳播的機會。

以往有"六四"、"七一"，現在還有"六一二"，一直數下去，便是自6月9日以後的所有重大日子，政府定會就這些日子作出政治考慮，因此我要提出反對。當然，據我們觀察所得，林鄭月娥及相關官員均是口不對心，在執法上亦有兩套標準。

如此明顯的政治動機，我們怎能不提出反對？

如果議員繼續在席上說話，不聽我的勸諭，我會視之為行為極不檢點。
主席，我發言想談談限聚令對經濟造成的嚴重影響，特別是對飲食業界。飲食業界在限聚令下只可以用4個字形容，便是慘無人道。

因為現時所討論的第31號至33號法律公告，是涉及到飲食業界的第599F章的。

政府經常說有事才封，無事便會放鬆限聚令，但我認為政府是"封得快，鬆得慢"。

這些行業有很多員工，政府在推行限聚令時，有否考慮一下這些是有經濟活動的行業，為何要犧牲他們呢？主席，我自3月起一直對政府大聲疾呼，要求它平衡經濟和防疫，因為當時政府完全沒有做好平衡。

所以，政府應該立即檢視，放寬對相關行業的限制，因為限聚令不應該盲目適用於所有場所。在檢視場所後，如發現有足夠分隔，便應該彈性地放寬，容許酒樓擺酒和做生意，因為這樣不會阻礙政府防疫工作。主席，我要重申，雖然我對於飲食業受到的限制有這麼多投訴，但我亦支持延展限聚令，因為飲食業一直跟政府共同抗疫。我們知道香港的防疫工作做得相當好，早已嚴陣以待，不像某些海外國家那樣後知後覺，導致疫情一發不可收拾。但是，我想指出，政府一定要取得平衡，而且政府一定要出席會議——我在經常要求財政司司長列席討論有關防疫條例的panel，當政府推出防疫措施時，我們為商界發聲，而局方應該懂得平衡經濟，不要只是側重於防疫方面，而將商界利益拋諸腦後。主席，我支持延展限聚令，但卻是有條件的。

因此基本上，他們比很多其他場所也要衞生得多，業界亦樂意配合政府防疫。所以，政府真的不應該太離地，以致不知道業界如何運作，政府真的要了解一下，不要把他們趕盡殺絕。其實，娛樂場所、卡拉OK房一直沒有出現感染個案，政府有否實地考察衞生環境、通風設備和分隔設施？當局有否了解過才決定封閉呢？

我認為政府要按場所呎數發放補貼。

主席，我只是想說，業界僱用很多夥計，甚至廚師、服務員，他們這數個月以來全部無怨無悔地佩戴着口罩、在很辛苦的情況下工作；大家均樂意執行限座4人或8人、以及每張餐桌距離1.5米的規定。業界支持延展之餘，也有很多成本需要負擔，希望政府在平衡開放與封閉的時間方面，多從經濟角度考慮，並作出平衡，以及盡快推出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主席，我謹此陳辭。

請各位議員在席上保持肅靜。

現時每天最少有數百人從境外回港，香港仍有再度爆發疫症的一定風險。

其實，政府已多次承認，之前作出限制，禁止多於4人或現時8人的聚集，以及食肆每張桌子之間要有1.5米距離的做法，其實完全沒有科學根據。

香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醫生表示，當政府重開體育設施及豁免宗教場所後，多個室內環境將有多於8人聚集，這與維持限聚令的安排並不一致。他甚至指出，若從公共衞生角度考慮，措施應同步放寬或收緊，並直言也許自己才疏學淺，所以不明白政府的限聚令措施為何會出現不一致，令人感到它在施政上自相矛盾。這種不一致或自相矛盾，也是我質疑限聚令的原因。主席，不能否認的是，封城、鎖國、宵禁和隔離等情況，此時此刻正在不同地方發生，香港亦有推行限聚令。這場疫情似乎亦正在改變香港人的生活形式，對疫症感到焦慮的市民，對於政府過去侵犯人權的行徑多了一絲容忍。所謂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段，所以可見到市民對政府在疫情期間擴展、擴張其權力，確實多了一些容忍。可是，我想提醒大家，在一個民主制度不成熟的國家或地區，這種普遍的容忍會無限放大政府的權力，而這些獨裁及威權政府可能會以防疫作為理由，加緊擴大自己的權力，待疫情過去後仍不放棄，繼續管控言論、監控人民，讓這些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成為新常態。聯合國早前亦發表報告，提醒大家關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人權狀況。該報告提到，為遏止病毒傳播，停課和封城等措施正剝奪人們的活動權利及教育權利。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亦提醒，隨着日漸興起的族群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及威權主義，疫情變相會成為政權實行政治迫害的藉口，從而達到與這場疫情無關的政治目的，以上種種均是我們所不能接受。報告同時提醒，如不緩解疫情引起的矛盾，將會加劇緊張局勢，甚至會引起內亂。民族主義擴張，社會充斥民粹，加上威權政府打壓不同政見市民，打壓各種言論自由及公民自由，這些全是香港現時的時代背景，亦正是相關規例的執行背景。政府以疫情為理由，繼續延長實施限聚令。如把聯合國報告的提醒代入香港的情況，實在有理由相信政府有可能想把侵犯人權的措施變成新常態，這是我反對延展修訂期限的最大原因。

當局在3月28日及29日落實推行限桌令和限聚令，雖然食物及衞生局表示立例目的不在於檢控，但實際執行情況卻是胡亂作出檢控，特別是胡亂檢控爭取民主自由的市民，特別針對"黃店"。例如在4月12日，警方聯同食物環境衞生署，一行20多人在沒有出示工作證的情況下，前往太子一間屬"黃店"的茶餐廳，呼喝員工關上煮食爐，又要求所有人士出示身份證，男左女右地站於一旁讓他們檢查，情況一如反黑組巡查夜店。其間，由於餐廳負責人不在場，想透過電話作出解釋，但政府人員竟然不肯接聽電話，只是一直呼喝店員，甚至令其中一名女店員因受驚而辭職。及後，食環署在回覆餐廳負責人的查詢時表示，他們當天的目的是要檢查餐桌距離，但以餐廳負責人所知，食環署人員在當天的檢查過程中從來沒有使用任何拉尺進行量度，也沒有說明要如何計算或有否統一指引及標準，食肆最終更沒有受到檢控。那麼，食環署人員或警方當時進入餐廳，要求員工關上煮食爐，並要求食客出示身份證的原因是甚麼？主席，我亦曾就此事去信食環署，詢問巡查準則究竟為何，以及該署與警方的職權分工為何，究竟由那一方作最後決定？警方在巡查時為何無須出示委任證，便可執行限聚令，是否執法權力可凌駕一切？再者，警方為何不接受餐廳職員探測體溫，便直接入內執法？對於以上一系列問題，食環署有作出回覆，但其回覆表面上洋洋灑灑，實際上空洞無物，貫徹一向作風，答覆有等於無。它只重複限聚令的要求，並無回覆為何警方可以不出示委任證便入內執法，沒有解釋為何警方可以不量度體溫便進入餐廳，亦沒有交代為何警方可無故抄寫食客的身份證資料。很可惜這種情況，並非該間"黃店"所獨有，而是很多"黃店"也曾經歷和被針對。政府是否因為看見"黃店"在逆市下生意興隆，所以要打擊"黃色經濟圈"？限聚令的問題是，它給予警方和政府莫大權力，以限制市民的活動。如果政府認為限聚令可堵截肺炎病毒的傳播，那麼為何要限制餐桌人數，但又容許共用餐桌，讓市民跟不認識的人同桌吃飯？感染風險是否真的是零？為甚麼不及早全民派發具有防疫功能的口罩，要待疫情轉趨緩和，本地感染個案多日維持為零宗的情況下，才派發"銅芯抗疫口罩"？為何不及早封關以限制病毒的傳播？為何不進行大規模抽樣檢查，尋找潛在的社區傳播鏈？為甚麼不擴大中、西醫治療病毒的方法，而以沒有科學標準的限聚令，任由警方胡亂執法，任意針對"黃店"呢？所以，限聚令是否能夠減低傳染病毒的風險，根本成疑，因為在限聚令未推出之前，市民已全民戴口罩，自救搶購口罩，自發逗留家中，才能達到疫情於最近放緩的目的，可說是"自己疫情自己救"。限聚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遏止疫情，我們不得而知，但它加劇警暴問題卻清楚可見。

回頭說4月21日當天，警方如何以限聚令濫捕市民呢？

這種濫發告票的例子罄竹難書，例如有3名義務急救人員被票控，另一名被票控市民則指自己剛巧路過，跟其他在場人士互不認識，但警方卻指稱他們具有共同目的，不接受解釋，連路過的人也遭到票控。因此，多次延長限聚令的目的，不就是為了無限放大警權以打壓市民嗎？市民在商場內要求政府回應五大訴求，徹查"警謊"，有關的聚集雖沒有超過4個人，但警方卻多次以暴力追打市民。在剛過去的星期六，警方在將軍澳東港城以限聚令濫捕和追打市民。到了前天，在林卓廷議員和何君堯議員出席香港電台節目"視點31"之前，已有超過50人到場為何君堯議員打氣、守候。主席，那是50人，而在現行限聚令下，最多只容許8人聚集，50人是8人的6倍。可是，警方表示他們是8人一組，群組之間相隔了1.5米距離，因此沒有違法。

如有宗教集會表示要悼念六四英靈，不知政府又會否"彈出彈入"，不予批准呢？今年4月，市民在將軍澳悼念周梓樂，當時只有2人在將軍澳尚德停車場拜祭死者周梓樂，警方到場大叫違反限聚令，並稱"多抓數人過來不就夠了嗎？

限聚令至今實施了3個月，可說是"以有限為無限"，無限的警權擴大，無限地打壓自由，無限地讓政權任意妄為。因此，我不支持延展限聚令修訂期限。因為沒有法治之下的限聚令，防疫工作一方面成疑，警暴則肯定會擴大。香港職工會聯盟早前就五一遊行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但警方以限聚令仍然生效為由反對，職工盟雖提出上訴但依然遭駁回。在五一勞動節假期當天，職工盟在旺角擺設街站，有超過100名警務人員在街站附近拉起封鎖線，指在場人士違反限聚令，必須馬上離開，但街站當時只有4人，附近卻有100名警務人員包圍，聲稱要執行限聚令。如此種種，還有很多例子可說明限聚令如何遭到警方濫用，主席，我可以多說15分鐘，例子仍然比比皆是。主席，我因此不會支持延展期限的決議案，因此舉只會令政府透過限聚令不斷延展警方的暴力，延展不合理的做法，延展"彈出彈入"、任意妄為、肆無忌憚的猖獗警暴行為。主席，我再次重申，我不支持延展有關措施，政府應廢除限聚令，還市民自由和公道。疫情不能以限聚令處理，這是我必須重申的立場。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第三項議案：延展於2020年4月22日提交本會省覽的5項與屯門—赤鱲角隧道及將軍澳—藍田隧道通車有關的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我請陳恒鑌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代理主席，在本年5月8日的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委員成立了小組委員會，研究與屯門—赤鱲角隧道及將軍澳—藍田隧道通車有關的5項附屬法例。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審議該等附屬法例，委員同意由我動議一項議案，將相關的審議期延展至本年6月10日的立法會會議。我謹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有關議案。議案內容已載列於議程內。謹請議員支持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恒鑌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東涌居民由1990年代開始遷入作開荒牛，一直受制於唯一一條連接東涌至青衣的高速公路及東涌綫，別無他選。因此，東涌的交通費相當昂貴，在眾多新市鎮中最高。

第一，我們想了解政府為何要在此時藉屯門—赤鱲角隧道及將軍澳—藍田隧道通車的機會，才減低有關的不合理收費。

幸好有這兩條隧道，才能還東涌及將軍澳居民少許公道，但他們已等候多久呢？

每次的情況都一樣，都是保皇黨和建制派議員替政府保駕護航。我們一直要求取消收費，但為何他們不發聲呢？我們現在說得唇乾舌燥了，才終於有機會藉這兩條隧道還這兩區居民少許公道。

我覺得，在1,000多億元中，這筆400多億元的開支最具價值，因為可以幫助屯門、赤鱲角及東涌的市民，讓他們有多一條路徑選擇。

政府終於睡醒了，不收費。

大家皆看到，原來由陳恒鑌議員當主席，我對他真的沒有信心。

我一直在思考，我們可以透過延展為屯門和東涌居民達到甚麼好處呢？同樣地，延展對於將軍澳和藍田的居民......

在實際操作上，我需要透過深入而清晰的思考分析，才能得出決定。

我嘗試以平和的心態，純粹客觀地作出審視。如果支持延展，小組委員會便可以繼續工作。

我現時身在一個十分困難的處境，立法會已非正常的立法會，也並非由正常人在此擔任主席，所以我感到很困難。我希望大家原諒我的發言。

就着這個部分，我覺得與整個道路網絡的定位和角色有否改變相當有關係。

在這項附屬法例的審議過程中，亦訂立了一個新方向，就是不會再就這方案展開進一步研究。這是否意味特區政府最終會同意基於私隱關係，不再搞太多這類自動收費系統監察車輛的去向，反而會認真地考慮放棄隧道收費呢？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今天應該開始討論這8條收費隧道的最新安排，即會否考慮亦採取與屯門—赤鱲角隧道、將軍澳—藍田隧道、青嶼幹線及將軍澳隧道同樣的豁免收費安排，這是第一點。

整條中環及灣仔繞道耗費360億元興建，若按每公里計算，應該是全球最昂貴的了。

政府的文件指出，豁免青嶼幹線及將軍澳隧道的使用費的安排，將在屯赤隧道和將藍隧道兩條新隧道通車時實施，意即在交通得以分流後，才付諸實行。

毛議員，我仍然認為你正在討論隧道收費政策。請你考慮加入小組委員會發表意見，而非在這個場合詳細論述你對隧道收費的看法。

毛孟靜議員，請稍停，有議員擬提出規程問題。鄭泳舜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我很用心聆聽毛議員發言超過8分鐘，但我也同意你的裁決，便是她就這項延展期限的議案提出的論點全沒理據。

政府已經說得很清楚，豁免青嶼幹線和將軍澳隧道收費後，每年因此失去的使用費/隧道費收入分別可達至6億4,000萬元和1億元——1億元在香港來說已經不算甚麼了，但6億4,000萬元則是頗大的數目。

是否有政策歧視成分呢？而豁免收費後，政府為這兩條現有的道路/隧道所須支付的額外經常開支估計約為每年4億元。

不過，事實是，雖然開設新的道路/隧道或會促使車輛的數目增加，但擠塞情況可能會減少。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剛才我細心聆聽數位議員的發言，尤其是郭家麒議員，令我有一種感覺，就是不熟書、不溫書、不看文件，然後站在議會內"亂噏一通"。其實，如果在議會內"亂噏一通"，可能只是令市民耳根受罪，浪費議會時間，問題不大；但如果作為一位醫生，問題便嚴重，隨時"開錯刀"，然後隨時"醫死人"。

這是東涌居民的血淚史，我亦相信這是一段血淚史，尤其是就港珠澳大橋開始興建人工島時，便遇到一個政黨鼓勵某位婆婆出來打官司，結果令有關工程拖了差不多一年；然後，還要比原先的工程造價增加65億元，後來的估價可能超過100億元。這亦都是香港市民的血淚史。郭家麒議員提到這段血淚史，我也相信這是血淚史，所以，我作為有關法案委員會的主席，我需要回應議員剛才的發言。所以，請毛孟靜議員稍安毋躁。

如果他關心東涌市民的福祉，關心市民的需要，便不應該考慮誰是主席，才決定是否加入這個法案委員會。

所以，我希望他也考慮清楚，究竟用甚麼態度對一件事，以及他作為議員的身份，應該用甚麼態度來處理一個關乎市民福祉的問題。就是他說如果不取消青嶼幹線的收費，以及將軍澳隧道的收費，這個法案委員會便沒有意思。這項法案就是有關稍後會取消收費及何時取消，由局長刊登憲報，便可以取消。如果有意見，我們便在小組委員會討論、表達及爭取。其實，作為主席，在開會的過程中，我一定會給大家空間，表達意見及心中的訴求。事實上，如果提到要取消收費，有些議員說要提早取消收費，這點我亦覺得很合理。

我認為，如果這5項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有機會延展，我們亦可以在法案委員會向政府提出爭取及訴求。所以，如果郭家麒議員——他剛才不是第一位發言，而是第二位發言——聆聽胡志偉議員的發言，便會更清楚這項有關延展修訂期限的擬議決議案內容。所以，有時候大聲或語無倫次，只懂罵人，我覺得並沒有道理。

我覺得如果她對這個問題有懷疑，或她想表達對於現時隧道收費的訴求，我亦覺得可以透過法案委員會繼續進行討論，沒理由否決這項有關延展修訂期限的擬議決議案。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提醒議員，附屬法例是由小組委員會而非法案委員會審議。

"不過，我認為不可以。

我請易志明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本人謹請議員支持議案。

主席，我謹以《2018年專業會計師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法案委員會工作的重點。

法案委員會舉行了4次會議，其間曾聽取團體代表的意見。

法案委員會察悉，《條例草案》的立法原意與政府當局的相關政策一致；當局同意《條例草案》有助防止作出具誤導性的申述，以及協助公眾識別合資格的專業會計師，以進一步保障公眾利益。

另外，有委員認為，受影響的事務所及會計相關服務提供者在決定以何稱謂為其公司命名或向客戶介紹自己時，或會被完全剝奪選擇權。《條例草案》實質上會使香港會計師公會的會員擁有擬議的額外指定禁用稱謂的專有使用權。梁繼昌議員和公會再三向法案委員會表示，《條例草案》完全無意禁止小型事務所及其他相關從業員提供會計或簿記服務。《條例草案》的立法原意是禁止事實上並非根據《條例》註冊的個別人士、事務所或公司使用具誤導性的稱謂，試圖誤導公眾相信他們是根據《條例》註冊的會計師或執業單位。梁繼昌議員和公會亦重申，根據《條例草案》的條文，並非根據《條例》註冊的法人團體仍然可以提供稅務或簿記服務，但前提是，這些服務須與專業審計服務無關。

儘管如此，法案委員會關注會計相關服務提供者會否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無意中違反《條例》。應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曾提供資料，說明甚麼會構成有意圖使人相信某法人團體或某事務所為根據《條例》註冊的執業單位，以及在斷定干犯《條例》所禁止的行為者是否有上述意圖時必須考慮的因素。涂謹申議員曾建議梁繼昌議員考慮從擬議的額外指定稱謂中刪除"professional accounting"及"專業會計"，因為涂議員認為有關的稱謂會對小型會計事務所及其他提供合法會計相關服務的從業員的生存空間造成嚴重及廣泛的影響。然而，梁繼昌議員表示，禁用"professional accounting"及"專業會計"稱謂的建議不會對小型事務所的生存空間造成嚴重影響，因為該等事務所仍可使用很多其他稱謂提述本身的服務。涂謹申議員對此不表認同，並表示會考慮提出修正案。

委員相信，建議的安排可協助市民大眾輕易識別哪些公司屬根據《條例》合資格提供專業審計服務的執業單位。公會表示，現行《條例》並沒有強制公會註冊會員或執業單位須展示其註冊編號或執業證書。市民可從公會網站的會員名單及香港註冊會計師事務所名錄，確定某個別人士或公司是否公會註冊會員或執業單位。公會又表示，其轄下的相關委員會會討論委員的建議，並適時向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匯報討論結果。法案委員會察悉，梁繼昌議員會提出修正案，以表明擬提高的罰款級別只適用於與使用具誤導性稱謂有關的罪行。此外，他亦會就《條例草案》的詳題提出一項技術修正案，以及加入一項為《條例草案》訂明生效日期的修正案。法案委員會就有關修正案沒有提出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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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首先申報利益。我所屬的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屬下有一個香港會計人員總會，英文名稱為Hong Kong Accounting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條例草案》提出禁止非會計師的個人及團體使用"專業會計"、"註冊會計"及"認可會計"等稱謂。根據梁繼昌議員的說法，修訂是為了杜絕有執業單位或個人作出誤導，使公眾相信服務提供者是獲香港會計師公會註冊的會計師或執業單位。我對於梁議員提出《條例草案》背後的想法表示理解，但對於他希望透過今次修例達到上述目的的做法有所保留。主席，現時《專業會計師條例》只規定審計核算工作需由會計師進行。除了上述約4萬多名會計師，本港會計行業還有為數不少的從業員，提供編製財務報表、稅務申報等會計服務。有從業員憂慮，一旦《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將會令註冊會計師壟斷香港會計業市場，令會計服務專利化，從而影響從業員生計。即使梁議員在相關法案委員會上解釋，他無意禁止小型會計事務所提供會計或簿記服務，公會又表示，將無意誤導公眾的個案轉介給警方的可能性極低，但都無法釋除從業員的憂慮。《條例草案》一旦獲得通過，就會變成架在從業員頭上的一把刀，更何況"專業會計"這個稱謂是否只有會計師才有資格使用，確實有斟酌餘地。現時，香港並無規定只有會計師才能提供會計服務。按字面解釋，從業員以"專業會計"形容他以累積多年的經驗提供的會計服務，似乎亦無不當。主席，我理解梁議員提出《條例草案》的背後原因，但由於《條例草案》可能對會計從業員生計帶來打擊，我無法支持。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相信很多市民都曾在電視上看過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製作的政府宣傳片，提醒市民小心不法分子冒充銀行職員、會計師和財務顧問等進行詐騙。騙徒主要是利用市民對上述數種職業從業員的信任，但現實情況亦反映這類騙案已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政府有需要不斷忠告市民，以防罪案繼續惡化。所以，我認同《條例草案》的原意和目的。在財經事務委員會和法案委員會討論《條例草案》時，我亦曾表達這個觀點。但是，與此同時，我們絕不希望《條例草案》生效後，會出現殺錯良民的情況，例如以提供簿記及簡單帳務處理服務為主的小型公司，以及其他確實提供會計服務的相關人士，在對外宣傳時會否受到影響？有見及此，我在法案委員會上全力支持舉行公聽會，藉此直接聽取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以確保草擬的條文生效後，不會影響該等公司和人士未來的謀生空間。主席，在公聽會上，與會者曾熱烈討論禁止使用"專業會計"這個稱謂是否合理的問題，其後更衍生出一連串學術討論。

涂謹申議員作為法案委員會其中一位委員，其意見具有一定代表性。他擔心，《條例草案》變相將"專業會計"這個稱謂專利化，並認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提供的個案，暫時不足以證明目前的情況已達到不可接受的程度。其後，提出《條例草案》的梁繼昌議員曾向法案委員會致函，解釋不作修訂的一些理據。他表示，一般公眾難以明白會計服務提供者或公司具有的專業資格和所受到的規管，尤其是剛才法案委員會主席莫乃光議員所指的外地投資者。主席，就有關爭辯，我曾分別徵詢其他議員、我認識的會計界朋友和其他行業專業人士的意見，對於禁止使用"專業會計"的稱謂，支持和反對的意見都有，尤其由於很多行業均沒有同樣做法的先例。支持《條例草案》的意見認為，為防不法分子魚目混珠，修訂的確有助提供更好的執法基礎。儘管提供簿記或會計服務的公司或個人，將來在採用"專業會計"的稱謂上或會受若干限制，但仍可使用其他達到相同目標的稱謂描述其工作及所提供服務的專業性，例如"資深會計"、"會計專家"和"專業簿記"等。

市民如對個別人士的身份有任何疑問，可以向公會查詢。其實，莫乃光議員剛才也提及，公眾人士可以上公會網站查核，但我認為，應為市民提供更簡單快捷的方法。如能快速解決冒充的問題，便無須處理多項修例衍生的問題。雖然上述建議當時並無引起甚麼爭議，但公會其後表示需進行詳細研究。

無論今天《條例草案》的表決結果為何，公會亦應提供多一個核實專業會計師身份的途徑，以協助市民確認會計師的身份。主席，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我曾要求公會明確表明，不會隨意使用《條例草案》賦予的權力，向警方舉報並無誤導意圖而使用了不當稱謂的會計同業，這項建議獲得公會的正面確認。關於《條例草案》的具體用詞，我當時曾促請提出《條例草案》的梁繼昌議員，考慮和檢視現行《條例草案》的字眼，釐清只有在具誤導意圖使用不當稱謂的情況下才會構成罪行。現時《條例草案》採用了正面邏輯描述，我建議改用反向邏輯描述，一方面可令公眾釋疑，另一方面亦可令其他地區註冊的會計師免受影響，此舉亦符合會計界人士真正的立法目的。經檢視後，梁繼昌議員認為《條例草案》的字眼已夠清晰。

主席，我個人最擔心會出現的一個情況，就是即使《條例草案》獲得通過，亦未必能杜絕"掛羊頭賣狗肉"的情況。

要避免不法分子繼續冒充會計師、審計師，甚至是銀行職員和財務顧問等市民較具信心的身份進行詐騙，《條例草案》只能處理小部分的問題。

主席，梁繼昌議員提出的私人條例草案《2018年專業會計師條例草案》旨在禁止並非根據《專業會計師條例》註冊為會計師的個人、事務所或公司等使用具誤導性的稱謂，令到其他人相信他們是香港會計師公會成員，持有公會頒發的執業證書或專業會計師的資格。主席，梁繼昌議員提出的私人條例草案《2018年專業會計師條例草案》旨在禁止並非根據《專業會計師條例》註冊為會計師的個人、事務所或公司等使用具誤導性的稱謂，令到其他人相信他們是香港會計師公會成員，持有公會頒發的執業證書或專業會計師的資格。

不過，究竟《條例草案》能否達致這個目的，又或會否產生任何超出立法或修訂原來希望達致的效果，民主黨對於這一點其實有保留。不過，究竟《條例草案》能否達致這個目的，又或會否產生任何超出立法或修訂原來希望達致的效果，民主黨對於這一點其實有保留。其實，《條例》已訂明一系列特定的稱謂，禁止非公會註冊的會計師隨意使用。其實，《條例》已訂明一系列特定的稱謂，禁止非公會註冊的會計師隨意使用。例如，《條例》禁止個人隨意使用"專業會計師"及"註冊會計師"，亦禁止法人團體隨意使用"執業會計師"、"註冊核數師"等。例如，《條例》禁止個人隨意使用"專業會計師"及"註冊會計師"，亦禁止法人團體隨意使用"執業會計師"、"註冊核數師"等。不過，《條例草案》新增一批指定稱謂，其中最受爭議的是"專業會計"。不過，《條例草案》新增一批指定稱謂，其中最受爭議的是"專業會計"。

當然，《條例》第422條訂明，如果我是海外會計師團體會員，可獲得豁免，可繼續自稱為"專業會計師"等，甚至將來也可以獲得豁免，自稱為"專業會計"。但是，《條例草案》把"專業會計"列為指定稱謂，其實便是把"專業會計"視作一個專有名詞，把"專業會計"這名詞專利化，只有公會註冊的會計師或上述獲豁免的人士才可以成為"專業會計"。但是，《條例草案》把"專業會計"列為指定稱謂，其實便是把"專業會計"視作一個專有名詞，把"專業會計"這名詞專利化，只有公會註冊的會計師或上述獲豁免的人士才可以成為"專業會計"。如果一個人從事會計工作數十年，但沒有考取某些牌照，或他只不過是沒有續牌，沒有團體註冊資格，便不可以自稱為"專業會計"，這其實有點不妥。如果一個人從事會計工作數十年，但沒有考取某些牌照，或他只不過是沒有續牌，沒有團體註冊資格，便不可以自稱為"專業會計"，這其實有點不妥。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不會把"專業會計"看成一個名詞，"專業會計"可以是一個形容詞，在這一點上，其實對於非公會註冊的會計師非常不公平及不尊重，亦有機會阻礙他們繼續提供服務。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不會把"專業會計"看成一個名詞，"專業會計"可以是一個形容詞，在這一點上，其實對於非公會註冊的會計師非常不公平及不尊重，亦有機會阻礙他們繼續提供服務。當然，提出《條例草案》的梁繼昌議員及公會均提出數個反駁的理據，我認為值得談談。當然，提出《條例草案》的梁繼昌議員及公會均提出數個反駁的理據，我認為值得談談。

此外，梁議員與公會均提到，《條例》除了禁止隨意使用指定稱謂外，亦需要考慮"意圖"這個元素。此外，梁議員與公會均提到，《條例》除了禁止隨意使用指定稱謂外，亦需要考慮"意圖"這個元素。如果沒有證據證明某人、法人團體或事務所有意圖使人相信或可以合理地使人相信他們是《條例》下的註冊會計師或執業單位，那麼："公會把個案轉介警方的可能性極低"。如果沒有證據證明某人、法人團體或事務所有意圖使人相信或可以合理地使人相信他們是《條例》下的註冊會計師或執業單位，那麼："公會把個案轉介警方的可能性極低"。

事實上，在法案委員會舉行的公聽會上，多個團體已表達對此感到憂慮，亦認為將"專業會計"這稱謂納入《條例》內，並限制他們使用，其實在損害他們的尊嚴。事實上，在法案委員會舉行的公聽會上，多個團體已表達對此感到憂慮，亦認為將"專業會計"這稱謂納入《條例》內，並限制他們使用，其實在損害他們的尊嚴。此外，我亦要指出一點，雖然公會聲稱將個案轉介警方的可能性極低，但究竟這把刀會在何時使用，有沒有客觀的準則？此外，我亦要指出一點，雖然公會聲稱將個案轉介警方的可能性極低，但究竟這把刀會在何時使用，有沒有客觀的準則？另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這麼多年來，公會似乎未有盡力根據《條例》，嘗試將懷疑誤導的個案轉介警方。另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這麼多年來，公會似乎未有盡力根據《條例》，嘗試將懷疑誤導的個案轉介警方。在法案委員會最後一次的會議上，我提出既然公會聲稱過去意圖誤導公眾的情況極為猖獗，那麼公會理應向警方轉介不少個案，並且透過律政司作出起訴的決定或取得法庭的裁決，以釐清現時《條例》不足的地方，或透過案例來產生阻嚇作用。在法案委員會最後一次的會議上，我提出既然公會聲稱過去意圖誤導公眾的情況極為猖獗，那麼公會理應向警方轉介不少個案，並且透過律政司作出起訴的決定或取得法庭的裁決，以釐清現時《條例》不足的地方，或透過案例來產生阻嚇作用。如果公會真的這樣做，便真的顯示《條例》的漏洞，而梁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便可能更令人信服，又或在解決問題時，我們會有不同的看法。如果公會真的這樣做，便真的顯示《條例》的漏洞，而梁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便可能更令人信服，又或在解決問題時，我們會有不同的看法。可惜，公會在法案委員會上僅交代，只是在2016年，曾經有一家不屬於公會註冊的執業單位，因為使用了某某註冊會計的名義經營而被公會要求更改名字。可惜，公會在法案委員會上僅交代，只是在2016年，曾經有一家不屬於公會註冊的執業單位，因為使用了某某註冊會計的名義經營而被公會要求更改名字。更遺憾的是，由於公會認為"註冊會計"並非《條例》的指定稱謂，所以公會並沒有將有關個案轉交警方跟進。更遺憾的是，由於公會認為"註冊會計"並非《條例》的指定稱謂，所以公會並沒有將有關個案轉交警方跟進。公會的答覆其實有點奇怪，一方面認為冒認的個案十分猖獗，但另一方面，轉介的個案數字是零，更甚者，其實公會對於《條例》的理解是否有偏差，與原意不符？公會的答覆其實有點奇怪，一方面認為冒認的個案十分猖獗，但另一方面，轉介的個案數字是零，更甚者，其實公會對於《條例》的理解是否有偏差，與原意不符？翻閱現行《條例》的條文，例如針對會計師註冊的第421h條訂明：任何人用"'會計師'或'註冊會計師'的字樣，或任何書面文字、英文縮寫或簡稱，而其意圖是致使任何人相信或可合理地致使任何人相信使用該等文字、英文縮寫或簡稱的人為會計師"，如果這樣，均屬犯罪。翻閱現行《條例》的條文，例如針對會計師註冊的第421h條訂明：任何人用"'會計師'或'註冊會計師'的字樣，或任何書面文字、英文縮寫或簡稱，而其意圖是致使任何人相信或可合理地致使任何人相信使用該等文字、英文縮寫或簡稱的人為會計師"，如果這樣，均屬犯罪。根據這項條文，"指定稱謂"涵義其實十分廣闊，有人用任何書面文字或將指定稱謂結合其他文字來作為公司名稱均可能犯罪，在這種情況下，公會轉介的個案數字是零，究竟是《條例》本身的草擬方法有問題，或是執行的問題，或是哪裏出現問題？根據這項條文，"指定稱謂"涵義其實十分廣闊，有人用任何書面文字或將指定稱謂結合其他文字來作為公司名稱均可能犯罪，在這種情況下，公會轉介的個案數字是零，究竟是《條例》本身的草擬方法有問題，或是執行的問題，或是哪裏出現問題？

另一方面，公會原來對《條例》避而不用，假如《條例草案》真的獲得通過，那麼十分守法，從來沒有意圖鑽法律空子，但仍然想使用"專業會計"稱謂的非公會會計從業員便會提心吊膽，因為他們不知道會公會和警方的執法力度，他們更不清楚法庭的尺度，因為連過去的誤導個案及案例也極少，到頭來他們很可能被迫放棄使用"專業會計"的稱謂，令"專業會計"變成只有公會會員才能使用的專有名詞，或專利化的名詞。另一方面，公會原來對《條例》避而不用，假如《條例草案》真的獲得通過，那麼十分守法，從來沒有意圖鑽法律空子，但仍然想使用"專業會計"稱謂的非公會會計從業員便會提心吊膽，因為他們不知道會公會和警方的執法力度，他們更不清楚法庭的尺度，因為連過去的誤導個案及案例也極少，到頭來他們很可能被迫放棄使用"專業會計"的稱謂，令"專業會計"變成只有公會會員才能使用的專有名詞，或專利化的名詞。說畢中文"專業會計"的問題，其實英文"professional accounting"也一樣，當某人形容自己是professional accounting，同樣是指一個人的資歷，不一定代表他是專業會計師。說畢中文"專業會計"的問題，其實英文"professional accounting"也一樣，當某人形容自己是professional accounting，同樣是指一個人的資歷，不一定代表他是專業會計師。最後，雖然梁議員曾經交代在現時140多萬間公司裏，只有約80間不是公會註冊的執業單位，他們的公司名稱含有現時《條例草案》建議的指定稱謂的字眼，所以受影響的公司並不多。最後，雖然梁議員曾經交代在現時140多萬間公司裏，只有約80間不是公會註冊的執業單位，他們的公司名稱含有現時《條例草案》建議的指定稱謂的字眼，所以受影響的公司並不多。但是，現時在不同的專業也有類似爭議，如果今次通過《條例草案》，將我個人認為"專業會計"此含糊的稱謂放入禁止隨意使用的指定稱謂裏，其實可能製造危險的先例。但是，現時在不同的專業也有類似爭議，如果今次通過《條例草案》，將我個人認為"專業會計"此含糊的稱謂放入禁止隨意使用的指定稱謂裏，其實可能製造危險的先例。日後有其他專業公會希望提出類似的做法，便只會產生更多的爭議，亦會限制很多行業的發展。日後有其他專業公會希望提出類似的做法，便只會產生更多的爭議，亦會限制很多行業的發展。因此，雖然民主黨同意公會和梁繼昌議員提出《條例草案》的目的，但不會支持《條例草案》。因此，雖然民主黨同意公會和梁繼昌議員提出《條例草案》的目的，但不會支持《條例草案》。
主席，我從2014年起開始處理財務中介的求助個案，累積處理了接近300宗，涉及金額超過4億元。主席，我從2014年起開始處理財務中介的求助個案，累積處理了接近300宗，涉及金額超過4億元。我們跟進的不少個案，是一些不良的財務中介公司利用欺騙或利誘的手段，哄騙事主前往他們的公司，再以哄騙、恐嚇的手段，要求受害人向財務公司借貸，借得的金額會全數交給中介公司。我們跟進的不少個案，是一些不良的財務中介公司利用欺騙或利誘的手段，哄騙事主前往他們的公司，再以哄騙、恐嚇的手段，要求受害人向財務公司借貸，借得的金額會全數交給中介公司。受害人不單無法借到錢，還要背負一身債項。受害人不單無法借到錢，還要背負一身債項。現時還有很多案件正在司法程序處理中。現時還有很多案件正在司法程序處理中。大家可能與我一樣，會問苦主為何進入那間公司，人家說甚麼就相信，然後向財務公司借貸或簽署其他文件？大家可能與我一樣，會問苦主為何進入那間公司，人家說甚麼就相信，然後向財務公司借貸或簽署其他文件？

我們看到"會計"這兩個字被一些不良分子廣泛利用，作為他們欺騙受害人的一種手段和工具。我們看到"會計"這兩個字被一些不良分子廣泛利用，作為他們欺騙受害人的一種手段和工具。所以，為了保障市民不再被中介公司蒙騙，我在法案委員會上表示我會支持加強規管。所以，為了保障市民不再被中介公司蒙騙，我在法案委員會上表示我會支持加強規管。正因如此，我原則上支持梁繼昌議員提出的《2018年專業會計師條例草案》，規範非註冊會計師或事務所使用"專業會計"、"註冊會計"、"認可會計"或"執業會計"的稱謂，從而希望打擊一些人用"會計"的身份冒充專業，欺騙市民作出不法的行為。不過，我們擔心一旦通過《條例草案》，會否出現"殺錯良民"的情況？因為從事會計工作的並不限於註冊會計師，會計工作分很多層次，即使不是註冊會計師，亦可以從事會計、簿記等工作。因為從事會計工作的並不限於註冊會計師，會計工作分很多層次，即使不是註冊會計師，亦可以從事會計、簿記等工作。如果限制了他們運用這些字眼，會否真的打破這群"打工仔女"的"飯碗"呢？如果限制了他們運用這些字眼，會否真的打破這群"打工仔女"的"飯碗"呢？所以，法案委員會進行討論時，亦有意見認為《條例草案》沒有必要限制使用"專業會計"這稱謂，因為即使不是註冊會計師，也可以在會計工作上表現得很專業。所以，法案委員會進行討論時，亦有意見認為《條例草案》沒有必要限制使用"專業會計"這稱謂，因為即使不是註冊會計師，也可以在會計工作上表現得很專業。然而，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的說法，即使真的有公司使用"專業會計"這稱謂，只要不是故意誤導服務使用者，他們會按《專業會計師條例》註冊，基本上也不會轉介警方調查及起訴。然而，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的說法，即使真的有公司使用"專業會計"這稱謂，只要不是故意誤導服務使用者，他們會按《專業會計師條例》註冊，基本上也不會轉介警方調查及起訴。就此，我希望公會多些與非註冊會計師的業界溝通，尤其現時已經使用"專業會計"這4個字的公司，他們是否因而被迫要更改名稱呢？就此，我希望公會多些與非註冊會計師的業界溝通，尤其現時已經使用"專業會計"這4個字的公司，他們是否因而被迫要更改名稱呢？如果他們一直使用這個名稱，或之前已經註冊十多二十年，是否需要更改名稱還是可以繼續使用？如果他們一直使用這個名稱，或之前已經註冊十多二十年，是否需要更改名稱還是可以繼續使用？

因此，我們希望公會解釋清楚，以免一些公司的良心從業員誤墮法網。因此，我們希望公會解釋清楚，以免一些公司的良心從業員誤墮法網。然而，主席，我必須指出，雖然梁繼昌議員的《條例草案》規範了並非按《專業會計師條例》註冊的人不可以使用"註冊會計"、"認可會計"等稱謂，對防止"會計"或"會計師"等稱謂被濫用將會有一定效用，但對於市民的保障並不全面。

為了維護相關專業人士的應有權益，以及更重要的是，為了確保尋求相關專業服務的市民可以獲得有質素和有保證的服務，以免被一些根本並未取得相關專業資格的人欺騙，現行法例對於多種專業人士的名銜的使用，有作出不同程度的規範和限制。例如現有的《專業會計師條例》便禁止任何並非根據《條例》註冊的人士及公司，使用"會計師"、"專業會計師"、"註冊會計師"及相關的英文稱謂或簡稱，否則即屬刑事罪行，可被判處罰款。例如現有的《專業會計師條例》便禁止任何並非根據《條例》註冊的人士及公司，使用"會計師"、"專業會計師"、"註冊會計師"及相關的英文稱謂或簡稱，否則即屬刑事罪行，可被判處罰款。如果有關人士或公司的負責人蓄意假冒自己為獲認可的專業會計師或會計師事務所，更有可能會被判處監禁。如果有關人士或公司的負責人蓄意假冒自己為獲認可的專業會計師或會計師事務所，更有可能會被判處監禁。這次由會計界梁繼昌議員提出的《條例草案》，目的是擴大有關禁制的範圍，將"專業會計"、"註冊會計"、"認可會計"、"執業會計"，以及相關的英文稱謂一併納入限制範圍。這次由會計界梁繼昌議員提出的《條例草案》，目的是擴大有關禁制的範圍，將"專業會計"、"註冊會計"、"認可會計"、"執業會計"，以及相關的英文稱謂一併納入限制範圍。《條例草案》同時建議提高與冒認會計師相關的罪行的罰則，由最高罰款25,000元提高至50,000元。《條例草案》同時建議提高與冒認會計師相關的罪行的罰則，由最高罰款25,000元提高至50,000元。據了解，有關修訂的原意，是要打擊有人假借提供獲認可的專業會計服務來兜售生意，欺騙市民的錢財。據了解，有關修訂的原意，是要打擊有人假借提供獲認可的專業會計服務來兜售生意，欺騙市民的錢財。雖然我並未加入有關的法案委員會，卻有細閱法案委員會提交的審議報告及所收到的意見書，並了解這項修訂法案頗具爭議性。雖然我並未加入有關的法案委員會，卻有細閱法案委員會提交的審議報告及所收到的意見書，並了解這項修訂法案頗具爭議性。即使在梁繼昌議員所屬的反對派陣營中，也可能有不同的意見。即使在梁繼昌議員所屬的反對派陣營中，也可能有不同的意見。不少人質疑禁止非認可人士或公司使用"專業會計"一詞，是否過於寬闊，因為有關字眼並非單純針對專業的名銜或稱謂，而是針對更廣泛的行為服務、工作以至整個廣義的會計行業。正如香港會計人員總會指出，《條例》主要針對公司核數服務，規定只有執業會計師和執業法團才可獲委任為公司核數師，以及提交該類的核數報告。正如香港會計人員總會指出，《條例》主要針對公司核數服務，規定只有執業會計師和執業法團才可獲委任為公司核數師，以及提交該類的核數報告。對於一般的會計簿記及稅務顧問等服務，《條例》並無要求只有註冊會計師或註冊會計師事務所才可以提供。對於一般的會計簿記及稅務顧問等服務，《條例》並無要求只有註冊會計師或註冊會計師事務所才可以提供。《條例草案》建議禁止非註冊會計師或會計師事務所使用"專業會計"及"professional accounting"等字眼，將會影響不少並非根據《條例》註冊的會計從業員的現有工作，令不少現有提供非核數會計服務的公司被迫更改已沿用多年的名稱，因而對他們的業務造成影響。此外，現行法例已將蓄意假冒或誤導他人相信某人為註冊會計師列為刑事罪行。即使採納《條例草案》的修訂建議，亦未必能夠完全達到梁繼昌議員希望達到的目的，原因是有心假借提供專業會計服務的騙財人士，即使不採用"專業會計師"等稱謂，仍然可能會用其他沒有被禁止的字眼來誤導公眾，混水摸魚。即使採納《條例草案》的修訂建議，亦未必能夠完全達到梁繼昌議員希望達到的目的，原因是有心假借提供專業會計服務的騙財人士，即使不採用"專業會計師"等稱謂，仍然可能會用其他沒有被禁止的字眼來誤導公眾，混水摸魚。因此，我相信修訂《條例》最終只會影響守法的人，而非有心違法的人。因此，我相信修訂《條例》最終只會影響守法的人，而非有心違法的人。因應有關的爭議，我特別翻查了其他專業界別和法例的類似規定。因應有關的爭議，我特別翻查了其他專業界別和法例的類似規定。舉例說，我所屬的建測規園界的現行法例，亦禁止非認可人士使用建築師、園境師、註冊專業測量師及註冊專業規劃師等名銜。舉例說，我所屬的建測規園界的現行法例，亦禁止非認可人士使用建築師、園境師、註冊專業測量師及註冊專業規劃師等名銜。近日負責建築師註冊工作的建築師註冊管理局，便針對懷疑有人濫用建築師名銜刊登的聯署廣告，要求警方依法跟進。近日負責建築師註冊工作的建築師註冊管理局，便針對懷疑有人濫用建築師名銜刊登的聯署廣告，要求警方依法跟進。可是，如果純粹只是提供建築測量、規劃及園境相關的工作服務，法例則沒有對有關字眼的使用施加限制。可是，如果純粹只是提供建築測量、規劃及園境相關的工作服務，法例則沒有對有關字眼的使用施加限制。主席，要有效保障獲認可專業人士及尋求有關專業服務的市民的利益，我認為最佳方法是加強宣傳教育工作，加深市民對註冊會計師這個專業的認識，以及其服務範圍、專業水平及有關的法律要求和保障。主席，要有效保障獲認可專業人士及尋求有關專業服務的市民的利益，我認為最佳方法是加強宣傳教育工作，加深市民對註冊會計師這個專業的認識，以及其服務範圍、專業水平及有關的法律要求和保障。此外，為促進專業服務的長遠健康發展，除了要有清晰的法律框架和註冊制度外，加強對業界畢業生的培訓和支援，並給予年輕僱員合理的薪酬待遇，也是非常重要的。此外，為促進專業服務的長遠健康發展，除了要有清晰的法律框架和註冊制度外，加強對業界畢業生的培訓和支援，並給予年輕僱員合理的薪酬待遇，也是非常重要的。

無論如何，有關問題必須正視，特別是鑒於受到疫情及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最新公布的失業率現已高達5.2%，創下10年新高。

我近日已聯同建測規園界的代表向政府提出一些具體建議，包括資助私營企業聘用更多畢業生及準專業僱員，希望在做到"保就業，撐企業"之餘，亦可以做到"保畢業生，保專業"。代理主席，梁繼昌議員提出這項《條例草案》，主要目的是想打假。代理主席，梁繼昌議員提出這項《條例草案》，主要目的是想打假。雖然我對《條例草案》的細節和內容有不同的看法，但我絕對支持打假的原則，特別是現今的香港社會無論在網上或現實世界，皆充斥着假的事物，包括假消息、假新聞、假記者、假急救員，還有假民主。雖然我對《條例草案》的細節和內容有不同的看法，但我絕對支持打假的原則，特別是現今的香港社會無論在網上或現實世界，皆充斥着假的事物，包括假消息、假新聞、假記者、假急救員，還有假民主。在這兩天的立法會會議上，"攬炒派"針對多項延展附屬法例審議限期的議案輪流發言。在這兩天的立法會會議上，"攬炒派"針對多項延展附屬法例審議限期的議案輪流發言。他們提出的其中一個論點是，立法會餘下的會期有限，擔心沒有足夠時間就多項法例進行詳細審議。他們提出的其中一個論點是，立法會餘下的會期有限，擔心沒有足夠時間就多項法例進行詳細審議。

如果他們真的如此着緊開會時間，又為何不斷要求點算法定人數，然後拉隊離場，製造人為流會？如果他們真的如此着緊開會時間，又為何不斷要求點算法定人數，然後拉隊離場，製造人為流會？"攬炒派"經常用虛假的事情欺騙市民，又用假新聞抹黑別人，例如財務委員會早前審議防疫抗疫基金撥款時，他們一方面指市民已經處於水深火熱，急須援助，但另一方面卻提出多項沒有法律效力的臨時議案拖延撥款。"攬炒派"經常用虛假的事情欺騙市民，又用假新聞抹黑別人，例如財務委員會早前審議防疫抗疫基金撥款時，他們一方面指市民已經處於水深火熱，急須援助，但另一方面卻提出多項沒有法律效力的臨時議案拖延撥款。建制派議員為免撥款受到延誤，於是投票反對就"派錢"1萬元等臨時議案進行詳細辯論，但"攬炒派"卻到處發放假消息，抹黑建制派反對政府"派錢"。建制派議員為免撥款受到延誤，於是投票反對就"派錢"1萬元等臨時議案進行詳細辯論，但"攬炒派"卻到處發放假消息，抹黑建制派反對政府"派錢"。這些也是造假及誤導市民的行為，希望梁繼昌議員會採用同一把尺防偽打假，最低限度他本人不要參與造假。這些也是造假及誤導市民的行為，希望梁繼昌議員會採用同一把尺防偽打假，最低限度他本人不要參與造假。代理主席，基於上述原因和背景，我暫時未能說服自己支持今次的修訂建議。代理主席，基於上述原因和背景，我暫時未能說服自己支持今次的修訂建議。

在我今天發言前，很多相關團體和人士曾向我們表達意見，而他們提出的一些憂慮，我認為值得今天在會議廳讓大家知道。當中來自香港會計人員總會的意見，我覺得值得大家參詳。總會表示，《專業會計師條例》訂立的主要目的，是為會計專業註冊、為監管核數服務提供者的質素訂定條文，並限制只有持有執業證書的執業會計師或執業法團，才可以接受委任成為公司核數師或提供核數師的服務。

在現時的香港法例下，並沒有強制規定必須由公會的註冊會計師或註冊單位提供這些服務，而這在香港亦一直行之有效。另一點是，香港有很多享負盛名的海外會計組織，跟公會一樣同屬國際會計師聯合會的成員。另一點是，香港有很多享負盛名的海外會計組織，跟公會一樣同屬國際會計師聯合會的成員。

如果我們通過這項法案，讓公會禁止非公會會員使用"專業會計"、"註冊會計"、"認可會計"等稱謂，其實在某程度上等同將"會計"這個名詞專利化，即是說將來只有公會會員才可以使用"會計"這個名詞，這樣是否公平呢？

《專業會計師條例》第421f條禁止任何人"虛假地採用或使用意味其合資格註冊為會計師或合資格執業為執業會計師的姓名或名稱、英文縮寫、名銜、加銜或稱謂"。《專業會計師條例》第421f條禁止任何人"虛假地採用或使用意味其合資格註冊為會計師或合資格執業為執業會計師的姓名或名稱、英文縮寫、名銜、加銜或稱謂"。第421hi條則禁止使用"任何書面文字、英文縮寫或簡稱，而其意圖是致使任何人相信或可合理地致使任何人相信使用該等文字、英文縮寫或簡稱的人為會計師"。第421hi條則禁止使用"任何書面文字、英文縮寫或簡稱，而其意圖是致使任何人相信或可合理地致使任何人相信使用該等文字、英文縮寫或簡稱的人為會計師"。因此，按照現行法例的規定，如果明知而使用一些字眼或名稱，而其意圖是致使其他人受誤導，相信他擁有專業資格或客觀上達致這個效果，即屬犯法。因此，按照現行法例的規定，如果明知而使用一些字眼或名稱，而其意圖是致使其他人受誤導，相信他擁有專業資格或客觀上達致這個效果，即屬犯法。因此，如果將限制範圍擴大至並非只針對"專業會計"等數個字眼，是否仍不足夠？因此，如果將限制範圍擴大至並非只針對"專業會計"等數個字眼，是否仍不足夠？是否有必要在法例加入更多限制用詞？是否有必要在法例加入更多限制用詞？

工作跟專業資格是兩碼子事，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弄清這件事的利弊。工作跟專業資格是兩碼子事，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弄清這件事的利弊。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如果沒有，我現在請梁繼昌議員答辯。如果沒有，我現在請梁繼昌議員答辯。之後辯論即告結束。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多謝法案委員會主席莫乃光議員，亦感謝法案委員會的各位成員。多謝法案委員會主席莫乃光議員，亦感謝法案委員會的各位成員。剛才各位同事的發言，我可以逐一回應。剛才各位同事的發言，我可以逐一回應。張國鈞議員和潘兆平議員剛才均引用了香港會計人員總會提交的意見書中的一些論點。張國鈞議員和潘兆平議員剛才均引用了香港會計人員總會提交的意見書中的一些論點。

大家也知道，這些名詞是不能夠專利化的，而我尋求保護的只是"專業會計"的稱謂。

簿記、會計、稅務和顧問工作依然可以全面進行，亦不會受《條例草案》的修訂影響。簿記、會計、稅務和顧問工作依然可以全面進行，亦不會受《條例草案》的修訂影響。此外，總會指出，很多海外會計組織與香港會計師公會同屬國際會計師聯合會的成員。

因此，我相信即使現時卡片上已印有可能抵觸有關修訂的名稱或稱謂也不必擔心，因為還要視乎意圖這因素。因此，我相信即使現時卡片上已印有可能抵觸有關修訂的名稱或稱謂也不必擔心，因為還要視乎意圖這因素。

在一宗幾乎可以成功檢控的個案中，所使用的是"註冊會計"，而"註冊會計"一詞在現行法例下並未被包括在內，所以我才會在我提出的修訂中加入"註冊會計"。

此外，我還想提出一個論點。大家可以參看有關同屬專業界別的專業服務提供者的法例，根據香港法例《法律執業者條例》第45及46條，這兩項條文簡要地指出，任何沒有執業資格的人，不得在法律程序中以律師身份行事，否則即屬犯罪，可處罰款50萬元及監禁兩年。大家可以參看《法律執業者條例》，當中規定"任何不合資格人士故意冒充律師，或採用或使用任何名字、名銜、加稱或說明以默示他是合資格或獲法律承認為合資格以律師身分行事者，即屬犯罪......可處罰款$500,000。大家可以參看《法律執業者條例》，當中規定"任何不合資格人士故意冒充律師，或採用或使用任何名字、名銜、加稱或說明以默示他是合資格或獲法律承認為合資格以律師身分行事者，即屬犯罪......可處罰款$500,000。"我曾徵詢香港律師會及身旁的郭榮鏗議員的意見，任何人不是律師而在其卡片上表明可以"提供專業法律服務"，已經觸犯《法律執業者條例》第46條。"我曾徵詢香港律師會及身旁的郭榮鏗議員的意見，任何人不是律師而在其卡片上表明可以"提供專業法律服務"，已經觸犯《法律執業者條例》第46條。為何專業法律獲《法律執業者條例》保障，但專業會計卻未獲《專業會計師條例》保障？為何專業法律獲《法律執業者條例》保障，但專業會計卻未獲《專業會計師條例》保障？我想請同事向我解釋為何會有這分別。我想請同事向我解釋為何會有這分別。我很感謝謝偉銓議員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見。我很感謝謝偉銓議員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見。我提出的其中一項修訂的目的，是將《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延遲至2022年1月1日。我提出的其中一項修訂的目的，是將《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延遲至2022年1月1日。大家都知道，很多中小型服務提供者都因新冠肺炎而生意一落千丈。大家都知道，很多中小型服務提供者都因新冠肺炎而生意一落千丈。

我可以向法案委員會委員或在座同事保證，如果在實施《條例草案》後，在執行方面有任何不清楚之處或問題，我會——如果我仍然擔任議員——或敦促我的繼任人立刻檢視《條例草案》的修訂是否可行或合理。我可以向法案委員會委員或在座同事保證，如果在實施《條例草案》後，在執行方面有任何不清楚之處或問題，我會——如果我仍然擔任議員——或敦促我的繼任人立刻檢視《條例草案》的修訂是否可行或合理。我當然知道今天很多議員都十分忍耐，讓我有機會二讀《條例草案》。我當然知道今天很多議員都十分忍耐，讓我有機會二讀《條例草案》。此外，我亦沒有忘記謝偉銓議員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有何方法可以讓工作時間非常長的會計師，享有工作及生活上的平衡。其實，在過去兩三年，我已不斷敦促政府及業界朋友盡量利用人工智能，協助處理執業或顧問方面的工作。其實，在過去兩三年，我已不斷敦促政府及業界朋友盡量利用人工智能，協助處理執業或顧問方面的工作。利用人工智能及大數據不但可以大大縮短工作時間，亦可以大大提高工作的準繩度。利用人工智能及大數據不但可以大大縮短工作時間，亦可以大大提高工作的準繩度。

我知道現今的政治環境很繃緊，無論是在國際層面、香港層面，甚至議會層面，大家的矛盾及分歧均非常嚴重。不過，我希望各位同事在這裏能夠以一種客觀、實事求是及專業的態度，審視這項《條例草案》。不過，我希望各位同事在這裏能夠以一種客觀、實事求是及專業的態度，審視這項《條例草案》。我希望各位同事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因為我合共花了大約3年時間進行各項諮詢，所以希望各位支持。我希望各位同事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因為我合共花了大約3年時間進行各項諮詢，所以希望各位支持。
陳志全議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陳志全議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

主席，我發言支持容海恩議員的議案，以及反對陳志全議員的議案。原因很簡單，多位議員剛才已指出，就是毛孟靜議員在12月3日保安事務委員會的發言的確牽涉家庭崗位歧視。我們再重溫一下當天毛議員說的話。當天，容海恩議員想參選保安事務委員會的副主席，而毛議員說："請主席問容海恩議員......

相對於涂謹申，容海恩憑甚麼參選委員會的副主席呢？談到保安，她自己也承認下個月就要生產，'前四後六'是最低限度的，我不知道她現時還多了假期，這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如果她自己撤回提名仍然可以。"毛孟靜議員的發言有很多問題。

毛議員，我認為你違反了《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六條，每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並受法律平等的保護，無所歧視。在這方面，法律應禁止任何歧視，並保證人人享有平等而有效的保護，以防因種族、膚色、性別、言語、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段、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而生的歧視。

他們打着民主的旗號，向來口口聲聲說捍衞人權和自由，實際行為卻充滿歧視。我覺得她當天的言論非常可耻。此外，毛議員還提出規程問題，對容海恩議員："你要生BB，就會放取'前四後六'假期，你說我侮辱你，我叫你休息又怎會是侮辱呢？

主席也知道，立法會成立多年以來，容議員應該是第一位可以達致work-life balance的議員。她一方面擔任民選議員，另一方面又可以結婚及生兒育女，為立法會帶來很多喜氣，實在非常難得。

不過，無論如何，容議員產子之後，連經常對建制派不太友善的傳媒Hong Kong Free Press都有報道，說容議員破了紀錄，因為建制派終於有一位女議員既能夠參選，又能夠勝選在立法會工作，還如此有志氣出任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更可以生兒育女。這些是我們非常值得驕傲的事，但我想不到毛孟靜議員身為女性會說出這樣的話，踐踏女性及歧視孕婦。因此，我覺得毛議員應予以譴責，亦希望她以後在立法會發言時尊重別人和自己。